主席，我發言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作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代表，馬議員當然深知香港需要更多文康體育空間。他的議案內容非常全面，指出政府有哪些不足之處。我也作了一些研究，發現香港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僅佔全港用地2.3%，而GIC用地亦包括了文娛康樂用地。相比之下，新加坡的GIC用地佔其全國土地的8%。所以對於香港市民而言，休憩、文康、體育設施用地的確十分不足，剛才馬議員已說得很清楚，我不用重複。

我就議案作出輕微修正，就是希望政府能好好利用公共設施內使用量低的空間，例如啟德郵輪碼頭。

但是，拳擊界已經誕生了一位"神奇小子"曹星如，為港爭光，而且除了曹星如之外，香港也有不少年青人投入拳擊運動。例如最近有女拳擊手在泰國賽事勝出，曹星如的師弟師妹最近在泰國出賽時也有勝出，在我辦事處工作的年青人亦有參與拳擊運動。往日比較流行泰拳，但現在西洋拳也相當盛行，而拳擊除可作為康樂活動外，亦可作為一項職業，為年青人提供更多出路。

所以，我懇請政府聆聽議員的意見，盡量把握機會向市民提供更多設施。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馬逢國議員提出這項"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議案。主席，香港人以勤奮見稱，但忙碌之餘，有閒暇時亦會參與各種不同文娛康樂活動。可是，香港土地有限，人口密集，各行各業均面對土地不足的問題；不單房屋，其實康樂、文化及體育活動場地均面對欠缺土地的問題。儘管社區對文娛康體活動場地有極大需要，但在土地供應緊張的前提下，政府現時仍然難以滿足各界的需要。馬逢國議員在本議案中就"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提出多項具體建議，正正反映業界一直以來對場地的渴求，沒有場地便沒有發展空間；而我的修正案主要聚焦在加快場地興建、善用場地上作補充，並提出數點看法。當中最主要的是我們一直提倡的，便是要求政府設立"社區建設基金"，加快工程推行。首先，近年政府增撥不少資源推廣各類文娛康體活動設施的興建，包括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200億元"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以及今年財政預算案預留200億元改善及增建文化設施。可是，不論是體育館、游泳池、公園或表演場地，雖然得到市民以至區議會的一致贊成，但由建議至落實往往需要十年八載，會嚴重阻礙體育與文化業界的發展。其實，在市區重建局年代，有很多工程已獲通過興建，不過礙於種種原因，一直拖延至今，近兩年一直在追趕進度，雖然已追回不少項目，但數目仍然有限。此外，由於在現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制度下設置了限制，3,000萬元以上的工程須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但財委會近年有大量項目及基建工程要審議，而文娛康體設施實難以跟這些大型基建工程競爭資源，以致財委會撥款"大塞車"，要審議地區工程撥款可以說是遙遙無期。因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已多次向局方及議會反映，要求局方或特區政府成立"社區建設基金"，讓地區工程無需與大型基建工程一同排隊輪候審批，而是直接向一個專門興建地區康設施的基金提出申請，從而加快地區工程申請及撥款程序，使各類獲地區支持的文娛康體設施能盡快上馬。

為協助藝團往內地大灣區城市及世界各地交流，政府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未來5年撥款共1億4,000萬元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支援本地藝團及藝術家在大灣區表演和交流；同時將逐步增加經常撥款至每年5,000萬元，協助本港藝團對外進行文化交流，相信上述措施有助鼓勵本地藝團往內地交流。可是，除了財政問題外，部分本地藝團在內地的知名度不高，較難爭取到表演機會。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採取積極措施，與內地更多省市簽訂文化交流的協議，協助本地藝團與內地表演場地的機構建立聯繫及促成合作計劃，為團體爭取更多表演機會。

主席，最近有多個演唱會或表演均掀起"撲飛"潮，有門票更被"黃牛黨"炒至過萬元1張。不少市民均期望政府進一步打擊"黃牛"，卻同時發現售票制度漏弊叢生，令"黃牛黨"有機可乘。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任何人若以高於官方票價出售、或遊說他人轉售持牌公眾娛樂場所的任何門票，即屬"炒黃牛"罪行。但是，該條例不適用於獲豁免發牌的公眾娛樂場所，包括康文署轄下的紅磡香港體育館、香港大球場和伊利沙伯體育館，變相在這些場地外販賣"黃牛飛"的情況等同"無皇管"。針對上述情況，我認為當局應該盡快檢討康文署轄下場所表演活動的售票安排，禁止"黃牛票"的炒賣活動，讓市民能夠透過正常官方渠道購買門票，而警方亦應該加強打擊"炒黃牛"行為。此外，針對"炒黃牛"情況，社會上也有聲音提出，政府是否應該強制大型活動以實名制方式售票。

我們也曾諮詢他們，發現其實實名制有利亦有弊，好處是實名制的購票模式能夠進一步打擊"黃牛票"的炒賣活動，保障市民參加活動不會受到"黃牛票"影響；但壞處是實名制售票模式在運作和監察方面仍然有不清晰之處，例如會涉及敏感的個人資料、場地限制未必容許工作人員逐一查證等。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在考慮應否推行實名制之前，應該先進行廣泛諮詢和研究，積極聽取各界意見，聽完意見後仔細考慮，然後才實行。此外，陳淑莊議員剛才提到，我在修正案內提及私人遊樂場的開放時間。其實，近年社會對私人遊樂場對康體發展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質疑，局方也就相關政策展開諮詢和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私人體育會最少要開放三成使用時間供外界團體使用。對於這個大方向，公眾普遍認同，相信有關措施能夠增加設施的實際開放程度。但是，對於開放設施的類別和形式，政府並沒有觸及。我希望政府要求私人體育會在遞交開放設施計劃時，明確列出開放設施的類別和方式，確保主要體育設施也可以合理地開放，避免出現"掛羊頭賣狗肉"的"假開放"情況。此外，政府建議將合資格的外界團體由5,000個增加至7,000個，但公眾人士仍然無法直接使用有關設施。其實，局方應該考慮作出檢討，容許這些設施直接開放給公眾使用。最後，興建體育場館和文化藝術設施是相當迫切的，我希望政府可以好好聽取議員的建議，也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我提出的修正案。

早晨，多謝馬逢國議員提出7項措施，這些措施主要針對4種土地用途：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閒置及空置土地、商業土地，以及工業用地。

由此可見，政府未有認真正視香港文化藝術場地的需求，所以一直沒有客觀標準。近日流行土地大辯論，但在《香港2030+》估算的4,800公頃土地之中，也沒有明確包含文化康體設施的用地需求；在18個土地發展選項中，也沒有預留土地作為文化及康體設施用地這一項。所以，我認為無論是馬議員提出的7項措施，或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由於沒有客觀標準規範，文化藝術界只能夠降低要求，見縫插針式覓地，找到場地便謝天謝地，甚至不敢計較場地四周的環境或商業因素。

主席，我剛才提及文化藝術界所面對的困難，特別是關於工廈。原議案促請政府"更新'工業大廈用途'的定義"，使團體"可合情、合理、合法於工業大廈運作"，我認為這些措辭本意良好，但未能對準問題癥結。藝團要在工廈生存，首先是土地問題，但其實更難跨越的是消防安全的困難，即使能夠說服良心業主改變土地用地，通過城規程序，最後也無法通過消防一關。

我為此提出兩項修訂，第一，要求放寬"工業用途"的定義；第二，檢視消防安全的標準。事實上，在去年6月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上，民政事務局亦表示會繼續與持份者和相關部門聯絡，以探討在不影響消防安全的情況下，可否進一步放寬工廈的用途。主席，現時文化界面對的處境是，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60個藝團之中，大部分也是中小型藝團，有22個藝團的地址位於工廈。

我修正案的第七項，主要關注現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表演及體育場地的使用問題。很多議員剛才也關心到使用者"炒場"的問題，我認為康文署更應恆常檢討轄下場地的使用情況，善用設施。

審計報告的調查，正正反映出問題並非場地不足，而是現有資源未有妥善運用。

其實，康文署的設施數字並不是秘密，政府偶然也會在議會文件內公開，例如在改劃土地用途的議題提供這些數據作參考，但很多時候只提供部分項目，未有包括很多主流康樂活動設施的供應數據，例如羽毛球場、足球場等。因此，我修正案的第二項，是希望政府建立一個全面的資料庫，讓公眾查詢現時18區的設施供應和使用率，以及按《規劃標準》來提供應有的供應量。這些數據其實十分容易整理，但對議員及公眾是很重要的。

好像政府近年撥款200億元增建或重建體育及康樂設施，但究竟應先興建泳池、足球場還是羽毛球場呢？政府的文件很多時候沒有提供其他方案，令議員及公眾覺得，政府興建了就唯有接受，我們未能按數據顯示的供應及需求來考慮，其實要得到數據才可以判斷政府的決定是否正確。第二，提供《規劃標準》可以讓市民監督政府興建康樂設施的進度。根據《規劃標準》，香港應該要有72個足球場，我不知局長曾否計算過，這只是足球場的數字，不包括運動場。這些是我們自行計算的，不是官方資料，可能會有少許差異。這證明政府現時沒有一個數據庫，令人難以監察。政府近年經常提及大數據，其實政府應該公布所有場地的數據——這些是小數據而不是大數據，以及與《規劃標準》的差距及使用率等資料，讓公眾查閱，以及供政府制訂政策時參考及議員查看需求。修正案的第四項及第十項關乎政府如何善用空置土地的問題。空置校舍固然是可用的土地供應，但並非全部也適合用作文化空間。

現時的申請程序十分封閉，政府不會主動列出可以租用的土地，只能夠由有意租用的團體自行發掘沒有用途的土地，再向政府申請，並且要得到政策局的支持才可以落實。

我最後想分享一個例子。今年有一位日本資深球員井川祐輔加盟香港超級聯賽上屆盟主"東方"。他在社交平台發表了一篇文章，令到作為香港人的我也感到十分羞耻。他說："由於球隊沒有專屬訓練場，我們每天須轉換訓練場地。淋浴室內沒有吹風機，要自行攜帶洗髮露，而且練習場的儲物櫃沒有提供鎖，我們要把個人物品放在車上，好像回到中學時期的環境一樣，不知這可否稱為專業足球？即使是香港的知名球會亦需要面對上述的訓練環境。

主席，感謝馬逢國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及葉劉淑儀議員、陳淑莊議員、劉國勳議員和區諾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和大家一樣，基本上同意"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這個大方向。至於具體措施，則有不同建議，政府會用心聆聽，致力實踐。文化藝術和體育是民政事務局兩大政策範疇。我們非常了解土地和空間對推動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發展至為重要。民政事務局一直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一方面增建更多政府文康體設施，同時亦協助非政府團體開創空間，包括增加私人物業內可作文康體用途的空間，以及鼓勵利用空置政府物業和開放學校設施。覓地難是整個社會面對的問題。儘管如此，政府亦不遺餘力地在社區增建場地及設施，例如在過去20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的體育館數目由76個增加至100個、公眾泳池由33個增加至44個、表演場地由13個增加至16個及公共圖書館由58間增加至70間。大型設施方面，我們亦完成重建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和旺角大球場，並興建將軍澳運動場和香港單車館。香港太空館亦已於上月完成翻新，而香港藝術館即將完成擴建及修繕工程並計劃於明年起分階段重開。未來數年，多項政府文康體設施亦會相繼落成，包括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啟用位於荃灣西的體育館、2019年完成鄰近沙田秦石邨的體育館、2020年完成的深水埗西北九龍填海區的體育館、公共圖書館暨5人足球場，以及2020年完工的東九文化中心。感謝各位議員，不久前立法會亦批出撥款開展數個文康體項目，包括位於北區的新界東文化中心的施工前期工序、位於九龍城區的啟德大道公園等。展望將來，政府已預留200億元，推展"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增建或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項目，包括運動場、足球場、體育館、游泳池場館、休憩用地等設施。此外，我們亦會為15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為日後開展工程做準備。文化方面，政府亦已預留200億元，在未來10年逐步改善和增建文化設施，包括我先前提及的新界東文化中心，以及興建文物修復資源中心作為儲存及修復文物的專用設施。未來10年將會展開的文化工程項目，亦包括擴建香港科學館、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港大會堂，以及翻新香港文化中心等其他工程，旨在提供額外空間及提升現有設施。前述工程及政府所預留共400億元的款項，表明了我們增加場地及設施供應的決心，亦回應了劉國勳議員修正案中設立基金建設有關設施的建議。馬議員的議案提及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計劃。經統計後，這些計劃共有139項，而當中98項已經完成或大致完成，另有12項的規劃工作已啟動了，我們將會繼續跟進。我們會爭取市民、區議會和立法會支持，努力回應提問和解釋，務求早日開始工程，惠及市民。康文署場地以外，我亦不得不提政府大力投資的西九文化區與啟德體育園。兩項工程都是世界級的工程項目，落成後的設施也會供公眾使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藝術公園內的自由空間，以及演藝綜合劇場亦陸續於這幾年間落成。屆時，香港將會有更多不同大小和多元定位的表演場地。在此，我要回應陳淑莊議員修正案關於加快西九文化區興建的建議。西九管理局從未放棄推展第三批設施。在加強財務安排下，管理局會優先推展音樂中心。至於其他第三批設施，管理局會繼續按照西九的有機發展模式考慮推展的合適時間。至於體育設施，啟德體育園將為市民提供多項先進的體育設施，既可推廣全民運動，亦可供舉辦精彩大型國際體育盛事，讓本地運動員有更多機會在香港作賽。同時，體育園內大面積的公園和戶外康體設施，將為居民增添休閒和活動空間。政府明白不同文化藝術團體有不同的藝術表演和運作模式，也需要多元化的場地配套。民政事務局一直積極推動民、商、官三方合作，開拓空間予本地藝術家和新進藝團，包括以改裝空置校舍作藝術空間，以及嘗試於賣地條款中要求預留面積予文化藝術用途。從2014年第四季起，民政事務局向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額外撥款，於黃竹坑一私人物業以民、商、官三方協作的模式，推出首個藝術空間計劃，提供17個藝術工作室。此外，民政事務局亦支持大埔區議會與藝發局合作，改裝大埔一所空置校舍為藝術中心，為從事表演藝術的藝術家和藝團提供創作、排練和推廣藝術等活動的空間，包括21個藝術工作室，以及供公眾租用的多用途活動室和音樂練習室等。預期改裝工程約於今年年底完成。在2016年，政府於香港仔一幅出售用地的賣地條款中要求預留面積予文化藝術用途。透過賣地條款，政府要求發展商按照工程規格附表來設計、建造和裝修藝術空間、藝術設施等。日後我們計劃透過藝發局營運該處的藝術空間，讓本地藝術家透過藝發局的支援計劃，以低於市值租金租用藝術工作室及展覽廳等藝術設施，以支持他們的發展，預期有關工程將會於2022年完成。除此之外，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以民、商、官三方協作的模式推行"青年共享空間計劃"，提供一個平台讓已活化工廈和商廈的業主撥出樓面，作為共用工作空間或創作室。在此計劃下，藝發局最近透過政府聯繫，從私人業主租用了一些已活化的工廈單位，以低於市值租金出租予藝團和藝術家，其中位於觀塘的3個表演藝術工作室，已於今年5月接受租賃申請。儘管政府已致力為文化藝術活動提供場地和設施，我們理解藝術家和藝團對藝術空間需求仍然殷切，業界認為可多善用工廈，為藝術家和藝團提供空間。有意見認為政府應批出豁免書予願將工廈單位改裝作藝術工作室的業主，並且豁免徵收相關豁免書費用。事實上，政府不同部門已着手研究如何可在顧及消防和樓宇安全的情況下，讓藝團和藝術家更好利用工廈空間。至於豁免書費用的建議，民政事務局正與發展局跟進。民政事務局樂意繼續聆聽各位議員就使用工廈的不同意見。政府亦積極協助體育團體利用已修復堆填區發展康體設施。

為此，民政事務局已預留資源，而藝發局亦制訂了其"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讓藝團夥伴於學校舉辦合適的藝術活動，甚至利用校舍進行創作及綵排。最後我要回應有關所謂"炒場"的意見。康文署不時檢討有關康體設施的預訂程序及分配方法，以完善相關的安排及防止濫用。該署一直密切監察炒賣轄下場地的情況，並且透過改善訂場制度、設立懲罰安排，以及加強巡察執法等多管齊下，打擊俗稱"炒場"的活動。今年2月6日康文署推出有關透過"康體通"系統預訂場地的新措施，包括租用人如取消預訂，該段節會在取消後會先在康文署網頁公布，然後才在"康體通"供市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預訂，防止有人利用"康體通"轉讓所取消的預訂段節予其他人士。康文署近日亦公布在2018年6月20日起推行兩項新打擊"炒場"措施，包括"草地足球場抽籤"試驗計劃及取消在訂場處代人預訂收費。康文署會積極研究更多措施，並將陸續推出，以確保場地設施能公平分配予公眾及團體租用。我就議案及修正案的發言至此。就議員其他的意見和建議，我會在聆聽大家的發言後再作回應。

主席，感謝馬逢國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葉劉淑儀議員、陳淑莊議員、劉國勳議員和區諾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發展局在規劃及土地資源方面會一直繼續支持民政事務局在文化藝術及體育範疇的政策目標。在空間規劃方面，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考慮各政策局和部門的建議，政府會努力為每個地區規劃及預留土地作合適用途。在規劃過程完成後，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負責興建個別設施及落實有關的服務。劉江華局長剛才已經詳細介紹民政事務局在增加文康體設施方面的工作。發展局聯同我們的部門，會繼續努力與民政事務局通力合作，為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創造更多更大的空間。說到這裏也必須提一提我們在海濱和起動九龍東方面的工作。行政長官在去年年底發表的施政報告提議，我們應鼓勵社區善用海濱，為市民創造更多優質的公共空間。自2014年開始，我們將佔地3.6公頃的中環海濱活動空間租予私人營辦商，用作舉辦包括與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有關的活動，例如大型國際藝術博覽會、流行音樂節、電動方程式賽事、戶外古典音樂會及長跑等，累計參與人次超過500萬。就長期的海濱規劃研究方面，規劃署正在進行的"灣仔北及北角海濱城市設計研究"，提出的設計概念包括設立"海港表演區"及"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發展局和規劃署正參考早前在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到的意見，我們會進一步優化相關建議。此外，起動九龍東辦事處統籌的公共休憩用地工程計劃已盡量加入可作文化藝術用途的設施，例如正進行改建工程的觀塘駿業街遊樂場，設施包括可供表演及展覽的舞台和多用途場地，而正在興建中的翠屏河公園亦將設有一個多用途廣場。市民日後可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申請使用合適場地舉辦活動。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正就九龍灣行動區及觀塘行動區進行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當中包括在兩個行動區內提供公共空間，並開放作文化藝術用途的建議。在私人發展項目方面，政府也會在合適的私人發展項目加入條款，要求它們提供公眾休憩空間或預留面積興建文化藝術設施。一般而言，在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休憩空間及文化藝術設施，是希望能促進綜合設計、善用土地，以及更妥善規劃公共設施，以滿足地區或全港需要。就這些私人發展項目的公眾休憩空間而言，政府於2011年發表相關指引，指引建議業主和管理公司要盡可能合理靈活地容許不同種類的許可活動在這些空間進行，當中文化藝術活動為許可活動之一。指引亦建議須清楚訂明相關的申請程序及規則與規定。

多謝主席，也多謝兩位局長作出回應。主席，我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體育狂熱愛好者，我未必擁有體育運動員的體格，但卻肯定有運動員的精神，必定會繼續積極爭取體育券和增加更多場地，繼續鍥而不捨，爭取到底。先說體育券，雖然我每次跟局方談起體育券，局方都說是好建議，但卻又指香港的體育場地不足，如果推出體育券，便有更多人做運動，那麼，場地便會更為不足。我們一向都希望推動多些體育項目，但場地供應卻不足，所以，我非常感謝馬逢國議員今天提出議案，促請政府要開拓更多體育場地和設施，創造空間，因為我們在這方面實在有很大的需求。

我們當然不鼓勵"炒場"，但這卻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因為場地根本不足，所以，增加場地供應至為重要。局長，翻看資料，民政事務局曾提出有關體育及康體設施的5年計劃，涉及20多個項目及200億元資助。

所以，改建暖水池的速度真是太過緩慢。

未來，長沙灣區——我看到周圍正不停興建屋苑——最少將有十萬八萬人遷入，所以，有時候我看到長沙灣運動場就會感到頭痛，擔心該運動場將會如何擠迫，令我非常擔心。

不過，局長剛才亦提到，希望在檢討後能有所改善，我對此抱有很大的期望，因為局方可從中做得更多。

但是，我後來發現這些資助只是每年二三百元，與我提出的體育券相差甚遠。所以，在體育發展方面，其實仍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們去做。我知道兩位局長皆是有心人，我更知道劉局長是一位運動愛好者，是乒乓球高手，應十分明白多項運動都有很多空間等待我們推動。而我自己亦覺得體育不單有益身心，也有助我們長期的精神健康。

市民對於文化、康體設施的需求日趨殷切，但現時有不少設施的使用量已接近飽和狀態，場地空間的供求失衡，逐漸成為本港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的一大障礙。主席，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認為要妥善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方法離不開短、中、長期的政策措施。

例如特區政府預留了大嶼山竹篙灣一幅約60公頃的土地，供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之用。該幅土地已閒置多年，社會上早有意見認為，在樂園未有具體發展計劃前，政府應考慮各類的短期用途，包括用作休憩、體育及文化設施。近日傳媒報道，有籌辦商計劃向政府提交申請，以短期租約形式，興建一個全新的歐洲風格鮮花主題公園，引入花園旅遊的新概念，提升本港整體的旅遊吸引力。我認為這個計劃很值得支持，有關各方應積極促成此項目。同時，政府應該及時優化現有各項文化及康體設施的場地租賃政策，包括杜絕炒賣場地使用權的情況。在中期措施方面，當局應該加快落實已啟動的文化及康體設施大型項目。主席，我及經民聯的議員多年來積極促使政府推動香港體育事業發展，亦支持興建啟德體育園等項目的撥款。我們樂見耗資250億港元的啟德體育園在2016年動工，估計在2021年的第三季投入服務，屆時可舉辦更多國際級比賽及盛事，帶動香港體育和旅遊業的發展。至於文化設施，隨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2008年7月批准一筆過撥款216億元，西九文化區將分階段發展成為集藝術、教育及公共空間於一身的文化區。我謹此申報，我現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董事局成員，但並無金錢利益。西九文化區第一期的工程包括M+展亭、戲曲中心等，部分已經落成，部分將在未來一兩年逐步啟用，而第二期的部分工程亦已展開。當然，我希望特區政府審時度勢，加快興建西九文化區餘下的第三批文化設施，然而，僅有美輪美奐的硬件設施是不足夠的，還需要其他配套。在5月29日，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了動土儀式，預料在2022年的上半年落成。該項目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博物館將展出各類國寶級文物藏品。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期間，親自見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故宮博物院簽署合作協議，而香港賽馬會亦捐贈350億元以承擔建館費用。但是，正如特首林鄭月娥十分感慨地指出，自項目公布後，因本港泛政治化的環境而出現一些波折，甚至面對司法覆核等挑戰的困擾，可謂好事多磨。幸好，最終雨過天青，能落實建設西九文化區的初衷，即打造一個代表香港的大型綜合文化藝術中心。主席，長遠而言，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完成《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劃》的更新研究，為未來規劃更多文化及康體設施。眾所周知，香港土地短缺問題嚴峻，影響房屋供應及工商百業用地的拓展，但我們不能目光短淺，更忌病急亂投醫，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正開展第二輪的公眾參與活動，引發極大爭議的其中一個選項，相信便是粉嶺高爾夫球場應否收回建屋。

目前，這兩類活動均面對場地嚴重短缺，以及政府支援不足的問題。主席，隨着社會的生活質素改善及出生率下降，家長除了關注子女的學業外，亦十分關注如何啟發他們其他方面的潛能，包括在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方面的能力。為令學生及青少年多與外界交流及提升水平，學校或相關機構都會與境外團體合作，在香港安排不同形式的演出及交流活動。近年，民間舉辦的文化、藝術及體育交流活動越來越多，規模亦越來越大。由於香港是國際都會，交通便利，旅遊資源豐富，而組織這類活動的團體亦既專業，又口碑佳，故此，活動深受境外團體歡迎。根據旅遊業反映，近年，境外團體對這類來港交流的活動的需求甚大，活動形式包括比賽、匯演、展覽等。這類交流團絕大多數都需要預先籌劃，大多於1年前便要開始物色演出或比賽場地，尤其是具規模的交流活動，更需要提早策劃，而場地能否預早落實便會影響整項活動的安排，包括行程、交通、住宿等。過往便曾有交流活動因找不到合適場地，被迫轉至香港以外的地方舉行，令主辦單位及有機會參加該活動的青少年和家長失望，也影響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形象，以及於區內組織這類交流活動的競爭力。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數據，現時其轄下可供表演的場地只有16個，但租用的申請卻越來越多，在2012年至2015年期間，未能獲分配演藝場地檔期的預訂申請超過8,000宗，約佔整體申請的七成。我們估計，未能獲批的申請多以黃金檔期為主，例如假日及晚上。為善用資源，增加香港青少年與外界交流的機會，我建議當局除了設法增加展覽、演出及比賽場地之外，亦應考慮針對與境外團體進行交流活動的申請，制訂優先預訂政策，例如撥出一定比例的非黃金檔期的場地，讓這些交流團優先預訂；而供這類交流團租用的場地設施，其音響及舞台設計最好是較為完善的，以免影響香港對外的形象。代理主席，政府除了要關注文化藝術及康體場地的供求外，亦應關注舉辦大型演唱會的場地。根據香港演出業協會在2014年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進行的研究，在受訪的250名訪港旅客中，78%有興趣來港觀賞演唱會，89%指香港是其中一個最喜歡的演唱會城市。

該報告亦指出，目前香港最大的表演場館只能容納14,000人，落後於台北、首爾及新加坡等周邊城市。如果政府能夠興建一座可容納35,000人的室內場館，將有助推動演唱會旅遊發展，估計可為香港帶來每年52億元經濟效益，以及創造16,000個就業機會。所以，舉辦演唱會其實是甚具潛質的產業。代理主席，正在興建的啟德體育園區可容納5萬人的主場館，預計要到2022年才落成，目前只能依靠紅磡體育館、亞洲國際博覽館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肯定不能滿足需求。最近五月天樂團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露天場地成功舉辦萬人演唱會，那是不錯的嘗試，但戶外舉辦演唱會涉及多個部門的牌照申請，過往亦曾出現因牌照未能及時批出而令演唱會延遲或取消的情況。我希望當局在接獲類似的戶外表演申請時，除了合理地提供方便外，亦應簡化流程及給予清晰指引，設法協助主辦團體順利通過申請，不要令主辦團體對申請手續望而生畏，影響香港在舉辦大型演唱會方面的發展空間。

代理主席，我代表自由黨支持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在我發言前，我首先申報我是香港話劇團理事。代理主席，為使香港的體育界與國際接軌、建立香港文化樞紐地位，自由黨認為政府當局確實有需要開拓更多場地、創造空間，推動體育界進一步發展及拓展文化藝術產業。我記得我在今年年初，代表香港話劇團出席財政司司長舉辦有關藝術發展方面的財政預算案諮詢會，出席的數十個與藝術發展相關的團體基本上有3個訴求：第一，希望政府多撥資源以支持藝術發展的工作；第二，提供更多表演及培訓場地；第三，提供額外資源以支持各種形式的海外文化交流活動，以擴闊本地藝團的視野。今天，我會集中討論第二部分有關表演及培訓場地的需要。首先，當局應善用空置校舍和土地。香港是彈丸之地，缺少空間，香港藝團對閒置單位需求非常大，中小型劇團或藝團一直希望爭取政府能提供空置校舍，進行多元化的藝術教育活動或作為排練與創作等用途。截至2017年4月底，全港共有183幅空置校舍用地。不過，部分空置校舍早已殘破不堪。雖然政府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已預留10億元作修復工程，但我認為除了基本的校舍修復工作外，政府亦要多撥額外資源為這些場地進行部分改建，以適合各類型藝術的表演或培訓之用。部分校舍位置偏遠，甚至無路可通而不能使用，所以當局在開放閒置校舍及土地時，也要在地理位置、交通和人流等方面多作研究，務求達到活化空置校舍、為其所在地區增值，釋放空間以紓緩場地不足的問題。同時，當局可研究政府與民間合作，共同投資興建新劇場或改建舊戲院等。例如考慮把北角馬寶道的陳慶社區會堂拆卸，再加上利用旁邊的籃球場，興建一座表演藝術中心，創造更多藝術空間。政府亦可撥出土地給有興趣發展文化產業的民間團體斥資興建新劇場，以發展演藝市場。環顧海外，不少有志發展藝術的私人基金會，均成功地把原非藝術場所的大型廢置建築活化為創意藝術基地。以上海為例，成立於2012年10月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便是由原南市發電廠改造而來，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公立當代藝術博物館，也是上海雙年展主場館，而莫斯科亦有活化廢置發電廠為美術館的例子。此外，政府正推行共享體育設施，例如開放學校設施予外間團體舉辦體育活動，我認為方向正確。但是，長遠而言，當局應鼓勵學校開放禮堂、多用途活動室或有蓋操場等地方，租借予文化藝術團體使用，進一步開放空間。我認為，要進一步推動文藝產業及體育發展，政府必須檢視活化工廈政策。近年，政府針對工廈違反地契而採取執管行動，不少進駐工廈的藝團因其活動與城市規劃委員會頒布的"工廈用途"的定義不符，相繼收到警告信，更有團體須遷出單位，甚至結業。其實，一般中小型藝團表演或工作室，都迫切需要安全、穩定及價廉的地方進行創作和排練，這類藝團大多數不會對公眾、樓宇及消防構成危險。政府曾建議考慮將低層部分容許藝團使用，自由黨希望當局能加快研究，以放寬工廈低層單位作非工業用途，以免浪費資源。此外，當局亦可研究向工廈租用部分樓層，再以低於市價的價值租予藝團或體育界，或者在商業大廈內及市區重建項目中，規定部分樓層讓表演團體使用。如此，既可善用寬敞的空置單位，亦可減低團體的租金壓力、釋放創意空間，更可吸引藝團或體育周邊相關的配件銷售同時在工廈內運作，構成更完整的生態圈。最後，創造表演藝術空間需要具有文化創意思維的主事者與機制，我建議政府成立一個跨部門協作的工作小組，制訂及推行有效政策，改善政府與演藝團體之間的溝通，帶領本港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時推出支援策略，支持各式的海外文化交流活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眾所周知，香港正面對嚴峻的土地問題，除沒有足夠建屋用地外，也缺乏土地作商業、運輸以至文化藝術等用途。以有限的土地資源，解決各個範疇對土地的需求，並非易事。然而，即使土地資源有限，但要滿足人們對於文化藝術的渴求，又是否真的完全不可行？

我們難免會把問題歸咎於土地不足，但經翻查資料後，卻發現全港現時約有1,400幢工廈，其中370多幢屬單一業權，近半數工廈的樓齡超過30年，工業活動逐漸減少，空置樓面漸漸增加，但仍不足以填補藝術空間需求這個缺口。早於8年前，政府大力推動活化工廈政策，表明會劃出更多樓面面積作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用，因而吸引不少藝術工作者及團體進駐，尋找創作空間。可惜，6年過去，政策未能達到活化工廈的原意，反而令租金不斷被推高。結果，這些團體敵不過高昂租金而被迫撤走，藝術創作頓成南柯一夢，而原本的場地，則為一些能負擔較高租金的玩樂場所佔用。我支持開拓更多場地，讓文化藝術及體育界有更多發展空間，但卻一直不認同政府採取單以免補地價方式實施活化工廈政策，致使大部分利益最終歸於業主或發展商。我認為，政府應規定業主將一定數量經改裝的樓面面積，以象徵式租金租予政府，再由政府以可負擔租金租予需予扶持的藝術文化團體。這樣既可控制租金水平，亦不會影響有關物業其他部分的市場租值。此外，隨着時代轉變，工廈的使用模式已不能與昔日的模式相提並論，工廈用途的限制也應須重新設定，相信不少議員對此也持相同看法。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全面考慮社會的需要而作出配合。

根據政府帳目委員會2016年6月的報告，在2005年至2015年間，全港共有234間閒置校舍，當中有105間仍然未使用。

而關注本港體育及文化藝術的人士，亦曾提出許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就小型或地區性舉措方面，有甚麼可以加強的呢？

代理主席，馬逢國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題為"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我略為微調，改為"開拓小而多場地，建構自由創作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這是我7分鐘發言的主題，因為我認為體育發展與文化藝術無異，在創造場地空間時要考慮很多因素，特別是在地因素。在2002年，民政事務局發表《體育政策檢討報告書》時提出了3項原則：第一，是普及化；第二，是精英化；及第三，是盛事化。然而，我認為這方向或安排會較側重於精英化及盛事化，以致一些"大而全"的方案，例如啟德體育園一類的大規模、大型或巨型體育設施，不能夠完全面向公眾。我認為，要真正發展香港的體育文化，應要興建更多鄰近社區的體育設施。在2000年，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提到另一份名為"生命在於運動"的文件，而"一人一運動"其實正正是基於這種精神。我希望政府進行檢視，不要側重於"大而全"，而要"小而多"，在社區方便及鼓勵市民和香港人做運動。這是適切的發展方向。第二，場地空間短缺不是窒礙政府發展文化藝術及體育的藉口，因為現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沒有因應文化及康體設施的需求而更新。《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提及未來需要4,800公頃土地，但這其實沒有明確包含對文化康體設施的土地需求。此外，當我們看看政府過去用於體育發展的開支，便會發現社區體育的比例原來已超過八成，比例不小。不過，我認為政府需要搜集更多實質數據，從而完善康體設施的規劃標準。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要求"盡快重新進行'休憩習慣與康樂喜愛研究'"。如果政府掌握有關數字，能夠分析香港市民對休憩用地及康體設施的需求，特別是最新趨勢，便可以協助政府發展社會體育，開支也可以用得其所。

數天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形容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演藝界的新舞台，支持香港藝團前往大灣區跨境演出及交流，又說道香港的演藝團體對演出場地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大灣區的不同城市有不少演出場地及龐大的觀眾群，能夠與香港優勢互補。

香港藝術文化業界組識"文化同行"今年年初進行了一項調查，收集業界對特區政府撥款支持藝團及藝術家遠赴大灣區交流的意見。他們所得的結果，是近八成回應者表示根本沒有計劃前往大灣區發展，有部分回應者更表示擔心會有政治審查，言論及出版自由有機會受限制。所以，張建宗司長口中的"大灣區文化藝術交流"可能是另一個盲目推銷大灣區的謊言，這並非香港文化界或文藝界真正希望看到的。談到審查，我當然要藉此機會批評特區政府。我們所說的硬件場地空間對發展文化、藝術及康體固然有幫助，但軟件的配合亦十分重要。如果大家詢問香港的文化藝術從業員或參與者，他們均會認為自由創作空間非常重要。不過，我們看到近年由政府主導的文化藝術活動往往出現不少政治審查。

這就是特區政府親手加諸於香港藝術團體的荒謬政治審查。在去年的2017年，康文署轄下的音樂事務處40周年展覽把兩份40年前的親台報章——《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剪報上報眉部分的中華民國國曆刪除，只餘下西曆日期。

事事講求政治正確，便是對香港發展文化藝術的障礙之一。因此，新民主同盟希望政府不要事事插手，亦不要矯枉過正。政府真正要做的反而是強調發展文化藝術與社區的關係。近年最失敗的事例，當然是旺角行人專用區，政府根本從沒有承擔監管責任。新民主同盟認為，政府需要全面檢討現行的公共空間管理措施及訂立使用者守則，容許街頭表演者發揮之餘，亦可以更好地與社區結合。我再次強調，政府應該開拓"小而多"的場地，建構自由的創作空間。這是我的發言內容。

作為一個劇團的董事，我當然感謝馬逢國議員提出"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的議案。就着這項議案，我也約見了一些小型或微型劇團，詢問他們對議案有何意見。我以為對於內容這麼正面和積極的議案，他們應會拍手稱慶，但原來他們仍有一些不滿。校際辯論比賽經常出現的辯論主題，是討論香港是否文化沙漠。事實上，香港的表演藝術百花齊放，文化力量與國際視野非常廣大，不下於歐美繁榮之都。若問馬逢國議員或劉江華局長香港是否文化沙漠，他們必會極力否定，但事實又是否真的如此？

換言之，當提出香港是否文化沙漠的問題時，其實是詢問香港政府有沒有提供條件，讓香港的文化得以在此地保存和發展。香港的表演藝術本來無需政府刻意推動，以我所見，民間充滿了很多不同的動力。正如胡適先生談到如何成為最好的領袖時，便曾指出最高領袖的任務是"自居於無知，而以眾人之所知為知；自處於無能，而以眾人之所能為能；自安於無為，而以眾人之所為為為。凡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能，都不是做最高領袖之道"。其實，政府在文化發展上根本無需太多動作，只需處理數項問題，第一當然是場地問題，第二則是政治審查問題。早年，在演出場地往工業區橫流移動，表演藝術延伸至香港各區後，九大藝團與中小型藝團之間曾經出現短暫的各自各精彩盛況。當時，九大藝團以半公司化模式運作，為迎合市場需求而口味偏向大眾化，因而在較大型場地演出。至於中型藝團則植根於各區較次檔表演場地，小型及小眾藝團則流向各區工業大廈，依靠社交媒體的宣傳，無需依靠政府場地亦可絕處逢生。大中小型藝團各有其觀眾群，植根於不同地區和諧共處，這是文化共榮的效果。但是，當場地政策失效及政府作出無理的政治管治時，藝團之間的關係便出現失衡，亦變得相咬相吞，甚至形成惡性競爭，為了爭奪場地和觀眾而關係出現異變。香港政府於2010年推行活化工廠大廈政策，其本意為"促進文化發展，推動創意產業"，但Hidden Agenda的例子又說明了甚麼呢？

政府對工廠大廈場地的管制極為嚴格，即使藝團多方遷就也不斷受到打壓。藝術工作室名義上被納入工商用途，但卻因為消防安全等理由不得吸引人流，更要求將所有表演移師到正規表演場地進行，對其加以規管及收租。很多藝團本是本土文化力量的火苗，但卻被視為洪水猛獸，背後正是基於政府一套以安全為首的官僚管治技術。"安全、安全、安全"，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有16個公營表演場地，但檔期長期不足，七成申請不獲批，縱有充足資助亦難求一檔期。所謂的"新團優先"政策方針，本意是幫助新成立的藝團，減低入場門檻的善政，但在場地不足的情況下，結果導致有經驗的藝團易名，務求能以新團身份成功租用場地。康文署在2009年推行場地夥伴計劃，希望可收藝術推廣之效，可惜計劃掣肘甚大，可用房間又很少，甚至沒有地方作擺放藝術用品之用。公營場地承襲公事公辦的官僚作風，任何改動均須上報，同時有很多義務要求，令藝團成為雜務員，加上合作時間很短，根本不足以讓中型藝團有發展的空間。即使財政預算案增加了5,500萬元的撥款，但以我的藝團為例，實際上可獲增撥多少資助？

日本的是枝裕和曾經指出，文化工作者應站在平凡人、弱者的位置，創作微小的故事，藉以抗衡那些宏大的故事對平凡人和弱者的漠視。

第三，是關於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檢討康樂設施的預訂程序。

應該立即更換才對，這便是政府現時處事的官僚作風，設施明顯落後，還要香港市民等，如果知道有問題，其實無需等到系統預算使用的年期才更換，應該立即更換。最後，我想談陳淑莊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的"休憩習慣與康樂喜愛研究"。原來該研究是在1995年進行，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我已記不起——那時大家使用甚麼手機或電腦型號，香港人現在的習慣已完全改變，如果政府現在仍然依賴這麼陳舊的分析資料制訂政策，確實令人慘不忍睹，政府跟我們談甚麼開放數據或搞大數據分析，原來它自己卻不做，試問又怎可以令香港人信服政府真的能做到呢？所以，我十分支持陳議員這項建議。

這個議題的確值得我們討論，因為我們以往的觀感是，文化在現行政策下是缺席的，尤其是在香港。這點令我們感到非常奇怪。我相信局長也略有所聞，過去半年，我和我的團隊與一些文化組織很努力尋找不同的解決方法，因為我們在工廈真的已經被迫到牆角，以往我們有很多藝術界或從事文化創作的朋友，甚至教乒乓球的朋友都會在工廈找空間。

早前，我出席了一個在工廈舉行的乒乓球典禮，他們不經不覺熬過了多個年頭，當中有不少青年人後來加入了香港不同的代表隊，他們是我們的寶藏。

當他們搜尋有關資料時，發覺香港原來有不少空置校舍及空置土地，而且往往閒置已久而未獲使用。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大力倡議推行"廢校翻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感謝發展局的同事，他們做到"身水身汗"，與我們到過很多地方。其中一個令我最深刻的，當然是我之前發言提及的灣仔"衛斯理村"。不說不知，原來大隱隱於市，香港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連倪匡先生的作品"衛斯理"也是源自這個地方。那裏有一個很完整的建築群，但由1985年最後一批居民遷出後便荒廢至今。為何有建築群也不使用？因為它的斜坡難以維修，單單修葺斜坡估計已達億元計也不足為奇。但是，我們當然寄望，在財政預算案的"廢校翻新基金"會令這個地方得以重見天日。我想強調，台北有華山，台南有駁二，那麼香港呢？香港的文創區這麼少，文化藝術團體想找一個空間也沒有，但原來我們有這麼多"寶藏"隱藏在閒置用地中。我須強調，使用閒置用地或空置校舍並不能完善解決工廈問題，但當空間不足時，我們便要想盡方法。

代理主席，香港曾經有一個文化創作高峰，在1980及1990年代，這個城市有創造明星的能力，我們的明星不單來自歌影視界，還有文學作品及不同表演。到了2018年的今天，我們可憐得連少許空間也沒有。

有人質疑，工廈的情況不是那麼差，因為"藝術工作室"已列為"經常准許的用途"之一，按道理應該可以光明正大從事創作。但是，原來這是錯誤的，因為這項分區計劃大綱圖修訂是兩年前的事，在此改劃前落成而未申請整幢活化的工廈，都需要申請豁免書。這些資料說出來也沒有人知道，別以為申請豁免書便可以做，不好意思，原來申請的代價很高。

一般而言，地政總署收到的短期豁免書申請，大都是涉及"一籃子"用途，當中可能涉及有關文化及藝術用途。原來政府連工廈現時的數字都未能掌握——或許它掌握，只是我們不知道——但問題在於，這的確令申請人卻步，剛才提及的申請個案，涉及一個1,200平方公呎的單位，每年的豁免費是78萬元。

所以，放在眼前的問題是，《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訂明，是否需要有藝術場地，須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作出評估及提供意見。所以，我懇請劉江華局長，因為這是美事，如果能夠促成美事，現在已經"水到"，還欠"渠成"，現在已經有"廢校翻新基金"，希望能夠敲定第一間棄置校舍，讓一些以往找不到空間的藝術家及創作者進駐使用。這件事不能"只聞樓梯響"，我們要很努力、很積極、"身水身汗"去做這件事，並要各方面配合。

雖然每間校舍也得來不易，因為不是每間都適合用作文化用途或我們想象到的工作，但我們相信，如果政府有心做，老實說，今年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希望未來，......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近年社會上每有牽涉公共政策的討論，差不多所有人也會說是土地問題：房屋是土地問題，產業發展是土地問題，文化藝術是土地問題，沒有土地便甚麼也不用做了。

我認為龍獅運動正好反映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土地問題——我看到發展局局長在座——第二個是政策問題，所以看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座。今時今日，香港人最易看到舞龍舞獅，自然是喜慶場合，過年過節、店鋪開張，又或是具有歷史的宗族、鄉村的慶典活動，甚至大坑舞火龍也是十分著名的地區項目。不過，舞龍舞獅等龍獅運動除了是喜慶場合必不可少的環節之外，也是一項可令香港揚威國際的運動項目，而且是一個極具文化保育價值的表演藝術。根據政府當局在2014年6月公布的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舞獅"和"舞龍"同時被列為"表演藝術"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證明"舞龍"和"舞獅"項目也是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的國粹的活動，其文化和藝術價值本身亦受到肯定。另一方面，作為一項運動，龍獅表演絕不失禮。事實上，過去亦有很多報道，香港曾經有國術會的獅隊多次代表香港出征國際賽賽事，並分別於2007年和2009年奪得亞洲室內運動會的獎牌，當時連政府也發出嘉許信，嘉許國術會的獅隊。

除了提供訓練場地之外，龍獅運動長期面對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歧視。

究竟民政事務局的角色是甚麼呢？民政事務局數年前曾開設一個體育專員的職位，體育專員做過些甚麼呢？他是否只會為香港代表隊處理問題，而是否這些只屬於地區而不屬於香港代表隊的其他體育團隊，便得不到體育專員的協助和支援呢？我希望政府當局能夠積極回應我剛才提及的問題，檢討有關政策，真正為龍獅運動發展提供合理的支援，不要讓一種如此具文化價值，並且獲得優良成績的國粹運動黯然消失。特別是主管康樂文化事務的民政事務局，能否為龍獅隊多提供多一些支援？例如為他們提供場地配對——我曾經提議是否可以讓這些體育團體借用學校操場作訓練用途呢？局長可否為這些團體與保安局交涉，檢討有關牌照的發牌程序、申請程序，甚至是取消有關條例下的限制，令這項運動能夠堂堂正正、抬起頭在社區內表演，而無須受到這麼多限制和歧視呢？

究竟香港政府是否支持本地文化藝術發展呢？現時由政府提供的最大型表演場地是香港體育館，紅館如採用中央台進行表演，可提供13,000個座位。

據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當年曾投資千萬元改善大球場的音響系統，但其質素始終備受批評。

本來今次她也沒有機會，但後來因為五月天早已預訂紅館檔期，最後卻改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露天廣場舉行演唱會，以致梁詠琪、古巨基均可"執死雞"，在紅館舉行演唱會。試想一想，這些一線和最受歡迎的歌手均要爭奪紅館的演唱會檔期，而且動輒需要輪候4年甚至7年也不果，最終要"執死雞"才能如願，香港的大型表演場地是否嚴重不足？究竟香港政府是否支持興建本地文化藝術表演場地呢？

事實上，這個場地業經民間討論多年，業界殷切希望能在九龍西市中心興建大型表演場地，可說是期待已久，但最終卻要讓位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可見政府是如何漠視本地演藝界、藝術單位的需求。

最近業界指出，香港每年白白浪費了舉行最少200場大型表演的機會，當中牽涉10億元收入。

主席，最近世界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旅客到俄羅斯觀看球賽，世界各地的球迷亦透過電視欣賞大型賽事，大大提升了俄羅斯的國際形象，並對當地的經濟帶來莫大的幫助。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亦應該舉辦更多不同的盛事，為香港的經濟帶來更多新動力。不過，香港現正面對土地問題。香港其實不是沒有土地，但土地運用受到很多不同的限制，有些人要求土地只用作興建公屋。如果按照這些思維及香港現時的發展速度，香港的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將會面對很大困難。以前有人批評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們亦經常討論沒有足夠場地做運動的問題。的而且確，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城市，當然需要發展經濟，令市民可以安居樂業，亦要在不同方面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我們需要地方居住、需要地方工作、需要地方作休閒娛樂：想看戲、看演唱會或約朋友一起打球。

主席，說易行難，但亦有人反對這樣做，將問題政治化。若這裏不許動，那裏要興建公屋，這樣的話香港還怎可以是一個生活多元化的社會呢？再者，我們還記得啟德體育園申請撥款的過程多麼艱難。很多年前，香港申辦亞運也被阻止。今天的議案名為"開拓場地，創造空間"。當我們有辦法增加土地，可以創造空間來興建場地、舉辦表演、展覽和體育設施時，卻又遇上巨大的推行阻力，令我們要諮詢再諮詢，土地白白在閒置"曬太陽"，何年何月才可以提供場地給香港團體使用？而且，不單大型團體和活動需要場地，小型團體創作、訓練亦需要地方，才可以讓相關發展落地生根。主席，香港人要生計，亦要生活；想要豐富香港的文化氣息，幫助香港人建立運動習慣，我們需要場地。只有積極增加土地，加快落實推行，有政策限制便盡快修改，需要土地便盡快平整，這樣我們才真正做到發展文藝康樂。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我十分感謝馬逢國議員今天提出"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的議案，好讓我們可以在立法會有一個詳細討論的機會。

無論在區議會或立法會也看到，過去有很多兩個市政局年代遺留下來的康體設施工程計劃，至今仍然懸而未決或未能落實。當然，我看到現屆政府正在處理相關工作。如果要我給予少許例證，我可引述《東方日報》2016年8月8日的報道，這是兩年前的報道。當時《東方日報》計算，共有52項文康工程仍未"找數"，有很多是來自兩個市政局年代遺留下來的工程。

最近，啟德體育園已開展一些工程，將來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體育設施。我過去至今也認為香港需要這些大型體育場地，以舉辦欖球運動為例，因為我過去有參與這項運動，香港舉辦七人欖球賽是很成功的。

但是，我每一次碰到這議題，都會提出一個觀點，就是我希望政府記着，將來的啟德體育園千萬不要以搞體育為名，辦演唱會為實。畢竟我知道體育園也要有盈利，但我希望政府當局將來做好監督工作。雖然舉辦演唱會會帶來很多收入，但同時也要明白，體育園是希望推廣體育活動。

說到最終，大家似乎誤會了怎樣辨識政府有否扶持文化或運動發展。我所說的並非是政府投放了多少金錢在場地上，便等同是扶持文化發展，這完全是扭曲的概念。過去30年，香港的文化和運動出現了少許起色，因為我們雅俗交匯。

今天的議題是說，政府應該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我們看到，政府在過去十多二十年投放了不少資源興建一些場地和場所。

所以，要有不同政策以處理場地的使用，例如團體免費使用的安排。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即使有很多場地，我們仍然會面對場地不足的指控，仍然會面對香港社會整體體育氣氛、文化藝術氣氛不足的問題。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就這一點進行過任何研究，以理解問題核心所在。

但是，當時的氣氛很好，儘管社會在場地匱乏的情況下，每個場地大部分時間都被盡用，即使日上三竿，中午最炎熱的時候，我們也會到球場踢足球。

因此，我過去經常說，應該恢復我年輕時代這種在球場"跟隊"的做法，令場地運用不需要好像現在般，大家要找別人幫忙預訂場地，甚至會出現"炒場"的情況，這是一個值得局長思考的路向。

第二，在場地限制方面，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資源，就是學校場地。過往我年輕的時候，一般學校的籃球場跟屋邨共用，學校關門後，籃球場便會開放讓大家玩籃球。

因為牽涉到場地的維修、保養、保險費、管理及安全等種種的問題。

如果學校願意在下課後開放場地，可以由例如民政事務局負責場地的維修、管理、保養等，在某程上負一個較大比重的責任，這樣大家便可以更好地善用我們有限的場地。我還想提出場地管理及氣氛的問題，最近我們的辦事處申請在一些屋邨場地公開播放世界盃，但原來申請指引很繁複。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文化藝術上。

今天這項議案提出場地是一個問題，但在場地這個問題背後，更重要的是我們整個社會文化的問題。

主席，胡志偉議員剛才提到的問題，其實非常值得探討。關於場地問題，我相信一定與資源不足有關。

在這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好好地利用有限的場地滿足自己，是最大的問題。而在這過程中，我們身處的現代社會可能會傾向把所有事情管理妥當，所以胡志偉議員剛才提出，我們會否出現一種過度管理甚至是全面過度管理的問題，我們是否需要地方讓我們進行即興活動及比較自由的組合安排呢？

因此，社會出現這種全面過度管理的傾向似乎難以避免，但我認為這方面值得探討，因為過度管理會令整個管理成本不斷提高，且可能會造成另一種浪費。例如，因為政府過度管理，申請場地手續會更繁複、有規管問題，以及要處理很多保險等行政安排，管理成本便會因而增加，有很多地方並且會最終無法使用。至於哪些地方需要妥善管理，哪些地方需要寬鬆管理，我相信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大挑戰。另一方面，我們有哪些地方需要妥善規劃，哪些地方需要較寬鬆的規劃，以便騰出土地供社會使用，這亦是重要的問題。我們現正面對場地問題。一方面，我們應考慮如何開拓新場地；另一方面，今天議題當中有一點很重要，便是我們如何可以充分使用現有的場地，避免它們不必要地閒置。

我覺得其中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先做一個組合配對，把學校願意開放出來的地方，與有興趣的協會作一個配對。

希望局長可以回應。

馬逢國議員的原議案提到檢討工廠大廈政策和更新工廈用途的定義。我以下主要是就這一點發言。其實工廈及文化藝術創作結下的不解之緣，可追溯至傳統工業北移後工廈騰空，讓大量創意工業進駐，香港的製造業便由次級產業轉為生產大量富有本地文化特色原創作品的產業。但香港空間狹小，加上在市場上租金相宜又適合經營文創產業的場所越來越少，所以很多文化產業至今仍然停留在舊式工廈中。以香港的獨立音樂創作為例，根據2010年香港藝術發展局公布的"使用工廠大廈進行藝術活動的現況及需求調查"，超過三成七的工廠藝術家從事音樂相關的創作及製作，為工廠藝術工作室使用者中重要的一群。剛才也有同事提及過的Hidden Agenda，其第一代負責人曾在2005年估算過，當時全港約有2,000隊樂隊，單在觀塘，已經有超過500隊樂隊進駐，佔全香港樂隊總數約四分之一。工業區一般在商廈旁邊，與住宅區相隔較遠，更容易克服因為音樂表演為居民帶來的聲浪滋擾或人群聚集的問題。同時，工業區內的創作團體亦可以互相交流。同樣以獨立音樂創作為例，過去10多年的樂隊練習、製作、表演、交流，促成文化生態圈。

現行的工廈政策其實既違反初衷，亦漠視文化創作的需求。在現時的法例框架下，政策容許藝術及文化產業在工廈作業，卻扼殺了交流、發布的空間，打斷了整條產業鏈。因為沒有地契和規劃許可，工廈藝術工作者難以得到公眾場所娛樂牌照。在現有政策下，藝術表演場所如果要進駐工廈，首先要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修改分區計劃大綱圖中"第二欄用途"，獲得批准後，再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的租契條件豁免書，並需每年繳交龐大費用。對於藝術家表演場所而言，業主往往不會願意為租客辦理上述手續，因為即使因此多收取了金錢，隨後亦要繳交政府，又為何要花工夫呢？如果不依照程序申請，地政總署可能會發出警告書或使物業被"釘契"，最後的現實是業主會趕走租客。

早年"活化工廈"的政策亦對文藝創作者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由於高地價政策和政府以往提出的一些錯誤土地政策，工廠大廈成為一個頗為不錯的替代品。對於大地主，特別是那些在工廠區擁有一幢又一幢大廈，以往可能用作經營工廠或有很多餘錢進行投資的人來說，這便成為"生金蛋"的最好工具。於是，那些位於火炭、九龍東、觀塘的工廠大廈，便變成一幢又一幢甲級寫字樓，租金由每呎不足10元上升至現時的約40元至50元，甚至會繼續一直上升，以致很多小型藝團、工作室、攝影studio被一一消滅。

他當時已變賣所有資產，並表示所謂藝術，只是讓人進行情感交流的東西，僅此而已。

香港的歷史和本土文化，正是由19世紀演變至今，但我們今天看到甚麼呢？本地語言和方言已開始出現一套正式的政策，以期逐漸將廣東話消滅。

任何藝術、文化的生存空間只講求兩個條件，那便是創作空間和生存條件，如不提供這兩個條件，還談甚麼文化呢？所以，現在便出現以馬議員為首的所謂正統文化、正統藝術，這是如何運作的呢？

於是，以後大家便知道，即使在台灣畢業也不要說明，這會出事，因有人會進行審查。

我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僅存空間是學校和社區設施，但如果將來開放學校和社區場地作體育或文化用途時，仍要經過重重審查，讓那些甚麼校董會、有識之士或其他識時務人士負責批核，結局其實只會一樣。

我認為要發展體育文化，地方當然很重要，如果沒有地方，便難以進行訓練或練習。而第二個很重要的元素，我便認為是社會氣氛，即社會對體育和文化發展的看法。很多人認為年輕人打球和游泳等，進行各方面的體育運動，對健康很重要，而社會現在亦很鼓勵大家多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體育運動除了是為身體健康而進行的活動，也是一門事業，更可變成一項產業。

但是，在香港則無法做到這一點，尤其是社會氣氛方面，家長認為年輕人進行體育運動，玩玩就好，將來還是要藉讀書成為專業人士，那樣才可養妻活兒，成家立室。現時許多很成功的香港運動員，例如早年的滑浪風帆好手李麗珊、單車好手黃金寶，近年就有踏單車的李慧詩、打桌球的吳安儀及打高爾夫球的陳芷澄，他們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時間，令自己成為世界知名的運動員。我相信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得到甚麼政府資助或培訓......

這就證明香港有這類人才，而且他們有決心和韌力去發展運動事業。所以，我覺得今天只討論場地並不足夠，還需要全面檢討整體的體育及文化政策。

政府應考慮如何推動創意文化和體育運動，令它們變成一種終身事業，使年青人不用在短暫的運動或創作生涯後，擔心工作和收入如何。例如年青人成為世界級的運動員後，能否有第二步、第三步的發展呢？就此，我希望特區政府今天除了考慮發展場地外，還要檢討創意文化和體育文化的整體政策，令年青人有多一個選擇，未來有多些他們喜歡的終身事業可以選擇。另外，在開拓場地和創造空間方面，我認為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邱騰華局長在1月時公布，市區重建局在深水埗落實成立一個設計及時裝基地。這市建局項目預留了數萬平方呎地方，為設計及時裝產業提供發展的地方。

或者我們稱之為比較專注，很focus的發展。

主席，感謝馬逢國議員提出這項原議案，為本地文化藝術及體育界開拓更多場地、創造更多空間，以推動本地文化藝術及體育進一步的發展。我特別對議案提出的第五項建議非常贊同，即優化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及供文化藝術團體使用。

在周末，連學校的場地設施也在"放假"。

在周末的時候，這些空間應該可以得以善用。所以，應該要怎樣做呢？

我們有關愛基金，民政事務局下亦有些資助基金可以申請。我們應盡量推動符合條件的機構使用學校場地，免卻這方面的開支，我覺得有關安排可以斟酌，實際上所花的費用，可說是九牛一毛。在現時情況下，我們應善用現有的資源。

因為政府要進行多重研究，還要經過立法會撥款，需要花很長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已取得共識，但應如何落實呢？

特別是第五項建議，相對推動其他工作，這項建議難度最低。我們先易後難，應該做目前可以做到的事，不需要再多談，馬上進行。因為政策及資源也有，所涉及的技術性也是最低。

主席，我相信馬逢國議員的議案較側重於空間、場地、設施方面，而政策方面的主張未有太多着墨。不過，我留意到多項修正案及很多議員的發言也希望從各方面推廣運動、藝術和文化的發展，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時間有限，我只可以針對原議案的主題，指出一些觀察所得。我當然不會像郭家麒議員般，根據他一貫作風，本來是頗正面的議案、沒有太大爭議性，也可以描繪為涉及很多中港矛盾、富商"黑手"等。我沒有機會駁斥他，亦沒有需要這樣做。至於鍾國斌議員，他談到政策方面的問題，我明白需要鼓勵運動，我是完全理解的。

我明白到當中的困難，除了文化康體設施之外，同時亦需要考慮究竟如何使用本港的工商業用地。

第一，關於我比較熟悉的九龍東啟德郵輪碼頭，我完全同意葉劉淑儀議員今天早上提出關於善用郵輪碼頭的修正案。事實上，我一直很關注郵輪碼頭，我謔稱它為香港的西伯利亞，因為根本浪費了整個地方。

我特別留意到，郵輪碼頭旁邊的一幅大型草地，多年來雜草叢生。

由於噪音問題，難以善用場地來舉行大型音樂會。

但我們仍然不能大張旗鼓、明目張膽在大球場舉行大型活動，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相比之下，郵輪碼頭有大量空間、遠離民居，可以比大球場做得更好。特別是在啟德運動場未落成之前，是否應該多加善用郵輪碼頭本身的設施及旁邊的草地，進行各類活動、運動呢？

或許區議員認為要有更高透明度，我是同意的，不過這是題外話。

現時加路連山用地是"十劃未有一撇"，更何況政府的原意是把用地作法院或商業用途，多於用作活動場所。

這些當然也是要做的，但我們希望有機會讓區議會發揮功能。我覺得我們不應一方面要求增加措施，另一方面卻刻意阻礙發展如此好的設施，也別說香港賽馬會為這個活動提供4,000萬元的資助。

主席，文化及創意產業是香港最具活力的經濟環節之一，有助促進本港經濟增長及創造就業機會。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文化產業的GDP在2005年至2015年間平均以7.6%增長，比其他行業多出約2%；同時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就業人數不斷上升，由2005年至2014年的平均升幅為2.4%，比總就業人數的1.3%為快，可見文化及創意產業在香港有很大潛力。此外，根據地政總署數據，工廠大廈在2017年有超過100萬平方米的空置率，使用量更出現下跌。工廈租金不但比其他地方低，而且在環境配置方面也十分適合進行文化及創意工作。在有人沒有地用，有地沒有人用的情況下，政府何不順水推舟，利用工廈的空間，再進一步推動本地多元文化藝術呢？所以，我希望有關部門能重新審視香港工業大廈在文化及創意產業用途的可行性，從而推動文化藝術發展。近年有不少藝術工作者嘗試把工廈轉成藝術用途，例如"band房"、錄音室、排舞室等，當中遇到不少困難及阻礙，主要是因為工廈地契及其結構仍然停留在過往工業年代，至今仍未作出更新，令工廈使用受到限制。同時，工廈的消防安全問題也十分值得關注，尤其是1,100幢於1987年前落成的工廈，至今仍然未達至現今的消防標準，大大降低了工廈的實用性。再者，在2016年結束的活化工廈政策改變了工廈本身已存有的生態環境，反而令更多本身在工廈工作的藝術工作者因租金上升而搬遷，令情況適得其反，進一步減低藝術工作者的生存空間。主席，我想指出，如果政府想在香港推動藝術及文化及創意產業，首先便要增加藝術工作者的生存空間，讓他們有足夠空間發揮所長。故此，我們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視工廈政策及更新"工業大廈用途"的定義，把"藝術工作室及表演場地"列為工業地帶內的經常准許用途。消除工廈在文化藝術使用上的障礙，使文化藝術及體育團體在不影響消防安全的條件下，能夠名正言順地租用工業大廈，並為日後的藝術文化的長遠發展鋪路。此外，政府更應採取積極態度，身先士卒，帶頭推動本地文化產業，吸引更多業主仿效，增強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優勢。

主席，工廈樓底高，又遠離民居，而且租金便宜，是十分適合藝術工作者進行不同文藝創作的地方。既然有一個如此完美的空間，我們希望政府能慎重考慮上述建議，解放工廈使用權的限制，減低一切阻礙，讓工廈能夠正式成為工藝文化產業的搖籃，提供一個文創產業的發展空間給香港青年人。

我認為這些修正案與我所提出的原議案基本上原則一致，亦提出了措施及建議，對於增加及善用可供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的空間，是有幫助的，所以我表示歡迎。陳淑莊議員和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皆提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正如我在主體發言中指出，政府目前提供的康體設施並未符合現有標準。隨着人口增加，我們的康體設施卻未能追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因此，我們首先建議政府增建康體設施，最低限度要達到《規劃標準》的水平，這是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上次檢討康體設施的規劃準則已是1998年的事，因此有需要考慮現時人口結構的變化、市民對康體活動的需求，以及體育運動長遠發展的變化，作出變更及調整。因此，進行研究以分析市民對休憩用地及康體設施的需求，作為檢討《規劃標準》的依據，我是認同的。劉國勳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要加快興建文康設施的審批流程。這不單存在於文康設施的審批問題上，亦存在於很多公共工程上，而在文康設施方面的步伐特別緩慢，可以"龜速"來形容。有項目約在2000年已經諮詢地區，但到10多年後才提交民政事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或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實在難以理解。就善用閒置空間方面，如政府能夠一如葉劉淑儀議員所建議，開放啟德郵輪碼頭這個使用量低的公共設施作為文化藝術或體育用途，我固然認為是功德一件，無任歡迎。區諾軒議員要求簡化租用政府土地的程序，亦與我的意見一致。陳淑莊議員在修正案中要求政府加快興建西九文化區內第三批設施。我之前對西九文化區項目的基本態度，是希望能夠做到"四不"：不奢華浪費、不拖延進度、不縮減規模及不妥協質素。所以，這要求與我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我也認同。事實上，第三批設施，無論是音樂中心或大劇院等，皆是業界迫切需要的。所以，我希望政府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能夠盡快落實，這亦是有必要的。至於劉國勳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及需要修訂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策，包括要求場地契約持有人增加開放時段，讓公眾參與體育活動，這方面我是完全支持的。事實上，政府現時正在進行這方面的檢討，探討如何善用這些土地。政府批地的作用，其實是對私人體育會提供一定的支持及補貼。要求他們降低入會門檻，更多向公眾開放體育會的設施，讓更多公眾受惠，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在政策檢討的過程中，我亦希望政府能夠保留私人體育會的發展空間，不希望因為政策改變而收窄本地體育的發展空間，以及壓縮運動員可用的體育設施。

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給予支持。就這方面，其實我認為私人體育會目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全球的經驗而言，很多時候體育發展皆依靠私營體育會作出貢獻。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應該繼續支持。

主席，再次感謝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政府一直有留意本地文化藝術和體育界對空間的需求，亦已做了不少協助業界的工作。議員提出，在私人物業內的空間，是許多香港文化藝術團體賴以生存的支柱，但是，受到本港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他們面對租金上升的難題。政府明白這情況持續困擾藝術界，因此，本年已大大增加對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撥款達三成，以支持本地中小藝團，特別在租金方面。政府亦積極探討釋放工廈的潛力，以便藝團能安全地善用工廈。民政事務局一直與發展局及各相關部門磋商，將與文化藝術相關的用途納入為工廈的經常准許用途，包括讓藝術家在工廈進行藝術製作的可行性。截至今年5月初，城市規劃委員會已修訂共20份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把不涉及直接提供服務或貨品的"藝術工作室"列為工業地帶內的經常准許用途。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提供了一定的設施，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有所貢獻。民政事務局已加強監管，確保承租人開放設施予合資格外界團體使用。我們現正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要求承租人增加向外開放設施。有關議員提出開放學校設施，其實這已於去年開始實行。今年，我們更調整了資金的資助及使用收費，希望鼓勵更多學校及團體參與。

要拓展空間，香港以外的地方亦不容忽視。政府在本年度開始增加了每年5,000萬元的恆常開支，讓香港藝團和藝術家到香港以外、世界各地表演和舉辦展覽。以去年的統計數字為例，香港藝團前往了世界各地超過60個城市，接觸到10萬名觀眾，成為香港的文化大使。我相信政府對香港文化藝術界的投入，必定可以為我們的藝術家增加表演機會，以及將香港的文化精粹帶到世界各地。政府亦着手向內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表演場地介紹香港的文化藝術節目，並提供支援，協助香港藝團到當地演出和交流。最近，我們亦安排了香港的藝團、文化機構和政府部門的代表參加上月在深圳舉行的合作論壇，介紹內地表演場地營運者予香港藝團，讓他們互相認識，共同探討合作機會。在財政預算案通過後兩個月，已有10個項目預計會在未來落地廣州、深圳、佛山、中山、東莞等城市。我們會總結經驗，繼續努力安排更多的推廣活動。最後，政府在規劃新的體育及文化設施時，除了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外，也會考慮其他相關因素。為了在未來更有效地滿足市民對體育設施的需求，我們已經委託顧問公司檢視各類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以及探討如何修訂現行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研究期間，顧問公司會收集體育界、區議會，以至市民的意見。主席，政府已循多個途徑支援文康團體，為市民增加不同場地的供應。我們會繼續工作，發掘更多可供使用的地方，使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兩方面都得以發展，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主席，我再次感謝各位議員剛才積極發言。就空間規劃而言，政府與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會因應其負責的政策範疇及發展需要，按既定程序，適時制訂、檢討及更新相關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規劃文娛體育康樂設施方面，正如劉江華局長剛才所說，其實民政事務局已委託顧問進行相關研究。我們會看看如何能夠修訂現行的《規劃標準》，更有效地滿足未來的需求。

事實上，《香港2030+》建議把《規劃標準》所訂立的人均休憩用地標準，由目前每人2平方米上調至不少於2.5平方米。研究亦同時倡議採用較高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的人均供應量，希望可以達到每人平均3.5平方米，作為未來策略規劃的基礎。政府會研究如何在長遠的規劃具體落實這些建議。剛才亦有議員提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工作。我們確實需要整全規劃，亦需要考慮社會多方面的需要。住屋是其中一個需要，但亦有其他方面及種種配套的需要，我們不能只看一點，不及其餘。

有議員亦提及應否在地契條款中，列明發展商必須預留面積作文化藝術設施。正如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所說，政府現時已有機制這樣做，在個別地方我們亦已這樣做。

就在公開可租用的土地方面，地政總署現時已將相關資料上載至"地理資訊地圖"網站，市民及非政府團體可以隨時查閱。至於進一步簡化租用程序，地政總署樂意聆聽各持份者的意見，會持續檢視相關程序，盡量便利申請者。剛才亦提到在2018-2019財政預算案預留10億元，用以協助非政府機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和校舍作非牟利社區用途，發展局現正就實施安排制訂詳細建議。我在開場發言已曾提及，在此不作重複。至於其他空置政府用地，我們亦一向靈活使用，以進行多元化活動。舉例而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在觀塘繞道下的"反轉天橋底行動"項目，將一幅原是水務署工地及渠務設施和兩幅原是被圍封的空地建成創意、藝術及文化活動空間。三個場地總計已舉辦了超過370場不同類型的活動，累計參與人次為26萬。剛才亦有議員提及在啟德郵輪碼頭旁邊空地的情況。事實上，有關土地先前正進行城市規劃程序，而城市規劃委員會早前亦通過了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政府會逐步落實當中的長遠發展。短期而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會揀選合適的非牟利機構，在啟德郵輪碼頭旁邊空地上經營周末市集，會以主題方式營運，當中可包括舉辦不同主題的文化藝術及康樂活動。不少議員也有提及工廈政策，我希望在此指出的是，在土地契約方面，工業大廈一般都訂明有關地段只許作"工業及/或倉庫"用途。對於"工業用途"的詮釋，香港及普通法地區法律案例是有相關解釋的。地政總署作為地契的契約一方，不可亦不會單方面修訂早前已訂立的地契，或對地契訂下的用途作出有別於地契原意和普通法適用案例的演繹。儘管如此，地政總署目前正檢視在現有土地契約下"工業"及"倉庫"用途的涵蓋面。不過，我們一直強調這方面的工作並非沒有限制，例如"工業"用途就契約而言，難以演繹為涵蓋娛樂場所。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提及，城規會亦一直有按照需要及規劃原則，更新法定規劃圖則上"工業"及各"非工業"地帶的經常准許用途。有議員亦提及政府應延伸免收豁免書費用的政策，以便利工廈部分單位可以申請作藝術文化用途。我希望在此指出，豁免書的主要目的，是放寬地契就指定用途的限制，讓一些原本在地契上不容許的非工業用途，得以獲豁免在工廈進行，但前提是相關物業必須符合政府有關規劃、消防和樓宇安全的要求。就這方面，我們正與相關政策局探討為更多範疇提供免收豁免書費用安排的可行性，以作為支援有關行業發展、活動的政策。

容我在此強調，消防安全的確非常重要，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正就此進行審慎評估，我們希望在藝術文化團體的發展需要和消防與公眾安全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整體而言，考慮到安全風險，我們現時的看法是，放寬措施或許未能包括涉及大量人流的非工業活動。我們會就此積極聯同民政事務局、保安局及消防處進一步考慮有關建議。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提及，我們正研究能否提供誘因，鼓勵業主重建或改裝整幢工廈，以換取業主於重建或改裝後的大廈提供一定樓面面積予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經濟行業，包括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等。我們期望在短時間內完成相關檢討，並把建議提出，讓社會討論。主席，讓我在此再次感謝今天馬逢國議員提出的議案、4位議員的修正案，以及多位議員的發言。發展局聯同其他相關政策局，一定會繼續努力善用土地，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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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劉國勳議員，由於葉劉淑儀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葉劉淑儀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馬逢國議員議案。

區諾軒議員，由於葉劉淑儀議員、陳淑莊議員及劉國勳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葉劉淑儀議員、陳淑莊議員及劉國勳議員修正的馬逢國議員議案。我希望把握現在少許時間，說服各位議員支持我經修改的修正案。

馬逢國議員，你還有2分02秒答辯。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案，經葉劉淑儀議員、陳淑莊議員及劉國勳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